請議員返回座位。
主席，其實這項《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最重要的邏輯，是依據已通過的《國際集裝箱安全公約》，就測試及檢查貨櫃的要求，制訂劃一標準，並訂明貨櫃的保養、檢驗及管制程序，以保障運輸安全。其實各國須就《公約》盡責，共同承擔責任，以確保國際間運輸的所有安全準則一致，亦因如此，可確保達致整個海上安全的基本要求，但當然，我們看到政府當局在有關《公約》的決議於2010年及2012年通過後，經過這麼長時間才來到今天的立法程序，箇中因由亦值得我們探討。易志明議員昨天亦提到，此情況反映出政府在處理一些國際公約中須履行的規定的過程中，甚至對於運輸業界很多問題，往往呈現滯後的現象。

其實這個邏輯有很大問題，因為我們若要履行國際公約，當然越快越好，否則為何我們要成為其中一個締約城市呢？

如果從這個角度而言，難道我們要說澳門政府比香港政府更有工作效率、更具成效嗎？我們亦不要忘記，運輸及房屋局在2014年已成立專責小組處理海事法例，在2014年至2019年間開設了副首席政府律師的編外職位以領導相關工作。不過，海事法例方面積壓的問題仍未解決——我很希望局長在此聆聽議員意見時，要認真思考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根本性的問題會否是運輸及房屋局本身已有十分龐大的工作需求，以致儘管這是局方的職責，但局方在處理有關問題時仍把它放在較低的層次，所以容許有關問題滯後處理，經過了8年，甚至10年時間，至今仍未解決？

有關《公約》在2002年已作修訂，但直至明年才會處理，這是否明顯反映了當局在處理有關問題時失責和沒有盡責？政府應該認真檢討，究竟將海事法例全歸運輸及房屋局處理是否最佳做法？

如果將這些問題全部交給運輸及房屋局，而局方用掉以輕心的態度處理，便會對香港整個社會的未來和經濟有影響，對航運政策的推展也有影響。因此，政府是否應該撥亂反正，交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處理？因為有關決策的過程在2008年前也是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

我剛才提到政策局的自身問題，現在說回《條例草案》實際操作上遇到的具體情況。

換言之，正如很多其他海事法例一樣，香港可能有很大部分的貨櫃已符合本港新法例的要求，其實新法例對業界的影響可能不大，這亦正是政府當局一直認為不處理也沒有大問題的原因，但我們不知道實際上會否有貨櫃在香港建造，所以香港每年也要檢驗這一類貨櫃，又或者因為某些原因，有貨櫃原先獲得外國發給批准，因經過改裝而需要在香港重新進行安全檢驗。現時海事處根據條例委託了法國驗船協會、中國船級社、韓國船級社及意大利船級社合共4間機構為獲授權人，執行就個別貨櫃發給批准的職能。所以，假如《條例草案》獲通過，政府預計每年有多少貨櫃需要在香港進行檢驗？海事處委託驗船機構的能力又是否符合新法例的要求，以致服務衍生額外的工作量？第二個我認為要處理的問題，就是《條例草案》中關於展示合格牌照的問題。除了安全問題外，《條例草案》亦就展示安全合格牌照制訂新規定，要求安全合格牌照須按《公約》規定的方式標記。《條例草案》亦要求堆碼或推拉能力有限的貨櫃需要以特定方式展示額外的標記。不過，《條例草案》第7條就上述展示牌照新規定提供類似豁免的情況，即修訂第102ai條，訂明如某貨櫃於2014年7月1日之前完成建造而又未曾經過結構性的改裝，就該貨櫃便不需要履行上述的新要求，但仍須滿足《條例草案》生效之前的附表2的要求。《條例草案》的篇幅不太長，而附表2"安全合格牌照"佔《條例草案》8頁的其中一頁，即附表2也佔很重要的篇幅，但為何政府又會提出豁免呢？

大家看到外面的貨櫃一般是20呎貨櫃、40呎貨櫃；顏色、外表也差不多。然而，在檢查過程中又設有豁免機制的話，如何令到受該機制豁免的貨櫃仍然能夠有清晰的標示，以顯示它符合規定呢？這亦牽涉到另一個很大的問題，政府究竟根據甚麼決定於2014年7月之前建成使用的貨櫃可以獲得豁免呢？

《條例草案》亦有針對貨櫃安全的問題，而根據國際組織決議的要求，需要在貨櫃貼上符合規定的標籤，令人容易識別，以便把貨櫃置放在頂層。政府提供的參考資料提到，海事處處長獲賦權委任認可機構檢驗貨櫃——這是剛才已經提及的——而海事處透過包括檢查船上貨櫃，負責監察整體合規的情況。然而，由於沒有成立法案委員會討論《條例草案》，我們不知道海事處是否只會檢查船上的貨櫃。在貨櫃碼頭或鄰近貨場、堆場的貨櫃，究竟如何擺放？這是否海事處的工作責任及範圍？

若然，在安全問題上會否衍生一些流弊呢？更令公眾關心的問題是，現時新界有很多棕地放置了很多貨櫃，究竟是否由海事處執法呢？參考資料提到，海事處處長若認為有貨櫃未能符合條例內任何規定，可以書面宣布有關批准作廢，但是條例又訂明可以賦權以船上作為檢驗的地方，在船上檢查貨櫃，那麼對於棕地上的貨櫃，如何可以書面宣布有關批准作廢呢？政府當局就此尚欠一個交代，有關的職安問題亦令到大家有所擔心。我最後想指出的是，《條例草案》亦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法律草擬過程，就是政府當局以直接提述的方式，用附則取代現時的附表。除了新增的數個部分，例如單門營運貨櫃測試之外，附表與《公約》的分別不太大，同樣列出了不同測試的準則，大部分要修訂的也是用詞及度量衡的細節，但為何不可以用修訂附表的形式來履行《公約》呢？

香港是雙語並行的，我們的中文法律草擬是很重要的環節；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為何會沒有呢？

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監督政府，當看到有關的修訂可能有任何問題的時候，卻沒有任何空間處理，這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易志明議員昨天的說法是，他覺得讓政府當局使用一些"快、靚、正"的方式較好，他支持這樣做。

如果這樣做，政府當局是否也要解釋，在甚麼情況之下要直接提述？

如果沒有準則的話，而法例又訂明即使是直接提述，海事處處長亦會獲得授權，選擇某部分適用或不適用，可以選擇性地處理；換言之，使用直接提述的方式，意思便不是全套"照辦直搬"，又會有額外的酌情權和豁免權給予海事處處長。如果是這樣的話，海事處處長在過程中如何運用有關的權力，確保他所實施和執行的內容符合香港社會的規定，是香港社會大眾覺得合理、應當做的事情呢？

這做法會令到議會在審議過程中面對重重困難，亦會看到政府當局在直接提述的概念上運用了前後矛盾的邏輯。

主席，就《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我想討論數個重點。宏觀而言，大家皆知道，《基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至第一百二十七條確立了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條例草案》亦建議修訂貨櫃結構安全測試的程序，這屬於程序方面的修訂。

第一，正如有議員剛才質疑，為何運輸及房屋局就《條例草案》所提的修訂需花上長時間，才能夠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及三讀呢？

主席，立法會也可以成立一個常設小組委員會，專責審議航運、空運或陸運——現時應該沒有國際陸運組織——國際協議當中會影響本港法例的改動。

《條例草案》建議規定，堆碼或推拉能力有限的貨櫃，其牌照上須具劃一的顯眼標記。意思是，如果貨櫃的推拉能力有限，便須附上容易識別及顯眼的標記。

將這項安全規定納入香港法例，是有必要的，但問題是，單單這項改動無法提高貨櫃碼頭運作的安全系數，因為始終只是標籤。主席，多宗與貨櫃有關的意外其實並非在船上發生的。

各位議員，我在10月28日致全體議員的函件中已指出，現時立法會會議已被部分議員不必要地拖延，進度未如理想。在昨日大約7小時的會議中，議員合共要求12次點算法定人數，消耗近3小時，會議更因不足法定人數休會1次，浪費了1小時的議會時間。即使今早會議只進行了短短40多分鐘，議員已兩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消耗超過20分鐘。我留意到這項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進行至今，已花了近一半時間點算法定人數。我認為議員沒有善用議會時間進行辯論。作為主席，我有責任確保會議有秩序、公平及正當地進行，並在尊重議員權利與立法會有效運作之間，取得適當平衡。考慮到所有相關因素，並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賦予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的權力，我現在決定這項二讀辯論進行至上午11時左右便結束，隨即請局長發言，之後我會將二讀議案付諸表決。為了善用議會時間，若我認為議員發言離題或不斷重複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我會終止該議員發言。我亦呼籲議員盡量留在會議廳，並精簡發言。

主席，你剛才示範了主席的權力是何其大。主席基本上有權力可以將議會的時間控制自如，其實如果在這種情況下——記着，我並非在辯論，我是在讚賞你，主席，即讚......

若你不返回這項二讀辯論的議題，我會停止你發言。郭家麒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主席，我留意到現在仍有6位議員在輪候發言。

主席，你這樣做......

楊岳橋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但是，我仍要指出，流會是保皇黨的責任，他們沒有"坐定定"，流會不是因為我們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法定人數是《基本法》的規定，所以，我請你勸諭保皇黨"坐定定"。

我留意到你剛才已劃線，並指《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賦予你權力劃線，但我卻看不到《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賦予你有凌駕性的權力，可以不依照《議事規則》......

若你認為我越權，你可循其他途徑挑戰我的決定。

技術性的條例，不代表沒有任何辯論的空間。當然，就國際公約最新的修訂進行一次本地立法，原則上沒甚麼特別的爭議。不過，既然這項二讀辯論是要評論《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我們當然要評論一下，政府當局在處理《條例草案》，以至所有海事相關的法例的不足之處。看過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議員都會知道，政府提出《條例草案》，是源於國際海事組織先後兩次修訂《國際集裝箱安全公約》，大家要注意，這兩次修訂內容的生效時間，分別是2012年1月1日及2014年7月1日。換言之，《公約》的新規定，其實早於8年前及6年前已經生效。請注意，行政會議於2019年4月16日才建議將相關修訂提交本會審議。沒錯，我們當然知道《公約》是國際公約，那即是說，即使香港未進行相應的本地立法工作，船公司亦早已根據《公約》的新規定做事。

既然香港是重要的國際航運樞紐，為何特區政府要拖這麼久才進行本地立法呢？當然，有些議員，特別是保皇黨議員，會說那是因為我們"拉布"，我們做這些、做那些，發生社會運動等，所以便拖延這麼久，到2020年年底才提交立法會。等等，行政會議於2019年4月才建議立法，在那之前沒有社會運動吧？

主席，我可否請你請我身旁這位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根據《議事規則》做事，即在其他議員發言時收聲？主席，延續我剛才提出的問題，特區政府......

還有其他場合嗎？

我們不如轉移一下視線，由何時立法，轉為看一看人事編制。

當年的文件第11段是這樣說的：："在這些公約修改時，如須訂立新法例條文以配合在本地實施的需要，香港有責任在本港法例反映最新修訂。"第12段則說："在更新本港法例以與相關國際公約的最新規定接軌這方面，我們的工作一直滯後。

請蘇副局長稍後分享一下，特區政府是否有甚麼原因，還是政府內部出現了一些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明白主席你可能很少辯論，辯論就是這樣，有理據、有鋪陳。

根據《內務守則》第21b條，每一個法案委員會須由不少於3名委員組成，但由於在示明加入法案委員會的期限屆滿時，少於3名委員表示加入，該個擬議成立的法案委員會未能成立。在5月2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議員同意撤回內務委員會早前成立法案委員會以研究《條例草案》的決定，且對於《條例草案》在本會恢復二讀辯論並無異議。儘管如此，並不表示這項立法建議未經議員討論，因為當局曾經在2018年11月26日諮詢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亦支持這項立法建議。主席，為了方便貨櫃在國際間運輸，國際海事組織透過《國際集裝箱安全公約》就測試和檢查貨櫃的要求制訂劃一標準，並且訂明貨櫃的保養、檢驗和管制程序，以保障運輸安全。按照《公約》規定，用於國際運輸的貨櫃上均須裝定有效的安全合格牌照，該等牌照須由《公約》締約方或其認可機構發出。每個牌照均須載有關於所屬貨櫃的指定資料，包括發出批准的國家、貨櫃的製造日期及其最大載重量等。

根據現行安排，香港海事處處長獲賦權委任認可機構檢驗、測試和批准貨櫃，而海事處則透過包括檢查船上的貨櫃、負責監察整體的合規情況。海事處處長若認為有貨櫃未能夠符合《條例》內的任何規定，就可以書面宣布有關批准作廢。但是，由於國際海事組織經常更新《公約》的具體規定，政府當局有需要適時對本地法例作出相應的修訂，以實施國際海事組織的最新規定。《條例草案》的主旨，是按《公約》規定，將國際海事組織兩項最新決議的所載要求納入本地法例。主席，究竟《條例草案》涉及哪些主要的修訂呢？大家首先要了解的是，所有修訂建議源自《公約》的兩項決議。第一項決議在2010年12月通過，並且在2012年1月1日生效。根據該決議，國際海事組織訂立有關貨櫃牌照上所需標記資料的新規定，例如標記堆碼能力有限的貨櫃，同時訂定新的貨櫃安全測試程序，例如就獲准打開或卸下一扇門營運的貨櫃進行特定測試，以及制訂新的管制措施和詳細指引，用於檢驗和評估貨櫃結構是否安全和完整。第二項決議在2013年6月通過，並且在2014年7月1日生效。根據該決議，國際海事組織劃一貨櫃牌照上所用的計量用詞和單位，並且修訂貨櫃結構安全測試程序的細節，以加強貨櫃堆碼、載荷和提升方面的安全。

基於上述背景，我們比較容易理解《條例草案》的下列主要修訂。首先，是關於堆碼能力有限的貨櫃所需符合的規格。為了避免貨櫃在運輸途中倒塌或破損，《條例草案》規定堆碼或者推拉能力有限的貨櫃，其牌照上須具劃一的顯眼標記，以便容易識別，放置在堆放貨櫃的頂層。其次，是關於獲批准打開或卸下一扇門營運的貨櫃的測試程序及規格，鑒於在某些特別情況下，貨櫃在裝載、堆碼或運輸過程中，有一扇門會打開或卸下，使貨櫃內通風和空氣流動更佳。為了確保此等經改裝的貨櫃的運作和結構安全，《條例草案》訂明，該等貨櫃的新測試程序和牌照上的標記規定。此外，是關於安全合格牌照上採用劃一計量的詞彙和單位。為了確保一套劃一的用詞、尺寸和單位得以採用，以利便國際間運輸貨櫃，《條例草案》規定貨櫃牌照上標記的尺寸和單位，必須與國際單位制一致。有關改動包括以"質量"代替"重量"等詞彙。主席，顯而易見，《條例草案》確實只是作出一些純屬技術性的修訂，並沒有因此減損作出修訂的重要性，這有助於確保本港能夠有效地落實國際海事組織的最新規定，保持與《公約》同步更新，同時有助於維持本港作為國際海運樞紐和主要貨櫃碼頭的競爭力。根據最新統計，香港港口的貨櫃吞吐量，在2019年達到1,830萬個標準貨櫃單位。

主席，我們今天進行《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條例草案》跟我上一次也有參與辯論的《2019年漁業保護條例草案》有相似之處，那就是政府當局是把修例工作延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直至現時才就須予修改的部分提出修訂建議。

再過了大約1年後，才正式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主席，本會現正進行二讀辯論，而我在上星期亦曾致函立法會主席你，表達我對於二讀的理解。根據《議事規則》第543條規定，二讀階段是辯論法案的整體優劣和原則，因此，相關法案的整體優劣及其所涉及的技術性問題、政策問題和政治問題，均可於二讀階段作充分討論。

我想以我們現正討論的《條例草案》為例，探討一個關乎政策的問題，就是為何把《國際集裝箱安全公約》搬字過紙這般簡單的技術性修訂，也可以拖延6年至8年才作出呢？

在我剛才提述的兩項商船條例中，同樣的條款存在已久，但似乎無助於解決修訂海事相關法例工作積壓的問題。

主席，儘管這些法例大多屬於附屬法例，但正如政府當局當時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回應議員查詢時表示，"為了將國際公約的條文納入本地法例之中，法律小組必須詳細審視公約和本地法例，避免重複、遺漏或出現法律漏洞。

"從這例子可見，即使有了"列出或直接提述"《公約》的內容這項條款，當局仍然需要有相應的人手和資源，才能確保《公約》的最新條款和安排能盡快在港實施。我希望政府在稍後回應時能告訴我們，當局安排了多少人手和資源，以確保本地海事相關法例能緊貼國際標準。

海事處安排一位首長級官員長駐倫敦，並代表香港出席國際海事組織所有會議及向海事處匯報國際海事組織的決定，我認為這點值得留意。就此，我們難免會產生疑問：我之前引述當局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的回應，令人感覺特區政府在面對《公約》條文時似乎很被動，像是在國際海事組織作出決定後，政府才開始審視和翻譯有關內容，然後才着手進行相關的修例工作，但在這之前，它是否真的一無所知呢？

代理主席，《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將國際海事組織的《國際集裝箱安全公約》的最新修訂納入本地法例，即《運貨貨櫃條例》，為貨櫃的規格、標記、測試程序、詞彙、尺寸和單位等，建議一套劃一標準。我認為，此事十分重要，亦應該進行，因為貨櫃如果放置或處理不當，便會產生危險，有可能導致財產甚或人命損失。《條例草案》建議更新剛才提及的貨櫃規格、標記、測試程序、詞彙、尺寸和單位等。具體而言，第一，《條例草案》規定堆碼或推拉能力有限的貨櫃，其牌照上須具劃一的顯眼標記，使其容易識別，以便置放在堆放貨櫃的頂層。

第二方面關乎貨櫃在裝載、堆碼或運輸過程中的測試程序及規格。

為確保此等經改裝的貨櫃的運作和結構安全，《條例草案》訂明該等貨櫃的新測試程序和牌照上的標記規定。第三，是《條例草案》規定貨櫃的牌照上標記的尺寸與單位，必須與國際單位制一致。有關改動包括以"質量"代替"重量"等詞彙。自武漢肺炎爆發至今，全球經濟嚴重受創，而運輸業更首當其衝，不論是客運、貨運、空運、海運，以致陸路運輸均大受打擊。

當時有這一則報道："'山竹'風力強勁，即使做足防風措施，將貨櫃繫緊，屯門內河碼頭不少貨櫃仍然無法抵受陣陣疾風吹襲倒塌......放在碼頭上的貨櫃，有約20多個東歪西倒，如同骨牌般'層層疊'，一個壓着一個，但暫未知損失多少。

第一，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會採用直接提述的方式。何謂"直接提述"呢？政府所提供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沒有詳細解釋，只提及《條例草案》第5、6、8、9、10及11條所提的修訂關乎直接提述。當我們翻查上述條文時，發現條文措辭是"廢除'附表1'"，"代以'《附則II》'"，而《附則II》所指的，便是國際海事組織所通過的《公約》的《附則II》，即"射波"再"射波"。

修訂前的《條例》載有附表，當中列明有關貨櫃的規定、標記及測試程序等細節。

代理主席，我會長話短說。就《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的內容、背景及修例過程，我也會從略，因為很多同事已提及。

但是，去年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曾就今次修例表示，今次修例屬於技術性質，對現時全港的貨櫃安全政策、規管和執行影響不大。根據局長所言，因為遠洋貨櫃船須停泊世界各地不同港口，而因為《國際集裝箱安全公約》在國際上通行，故此在香港的貨櫃在未進入本港水域前已因為要符合其他地區的法例已符合了《公約》的最新要求，所以當局預期今次的修例建議不會對業界的日常運作造成甚麼影響。今次在立法會提供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亦提到，修例對於財政、公務員、經濟、生產力、環境、可持續性、性別或家庭議題均沒有影響。一如既往，政府也會把這類修例說成是純粹屬技術性質，無甚影響，因此迅速通過便是了。我要問的問題是，現時很多貨櫃是符合《公約》的要求，但對於本地生產力、經濟及性別議題是否真的沒有影響呢？根據今次立法會的文件，《公約》的最新修訂關乎《公約》兩項最新的國際海事組織決議，該兩項決議均會提升貨櫃結構、堆碼及載荷方面的安全，而按今次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貨櫃運輸涉及到本港海事處檢查船上貨櫃，卻未有涉及在本地陸上運輸貨櫃堆放的情況。

該報告指出以貨櫃為個體單位的貨櫃結構的問題，以及貨櫃在堆放時貨櫃結構安全的問題。我想指出的是，貨櫃結構安全及堆放的安全問題不單會在船上出現，陸上運輸亦會同樣出現。所以，代理主席，如果妳認為我這個說法與《條例草案》無關，我請你留意，今次修例針對的是在運輸途中的貨櫃的堆放作出規管，但對於陸上貨櫃堆放的問題卻只是低度規管。正如我剛才提到英國政府所發表的報告指，在貨船上的貨櫃倒塌與堆放及貨櫃結構有關，而這問題不會因為貨櫃移至陸上而消失，要留意的是，過往2013年及2014年，葵涌六號貨櫃碼頭曾先後發生貨櫃車被倒下的貨櫃壓倒，令到在貨櫃車內的人受傷甚至死亡。這些案件均是由於起重機在吊運貨櫃時推跌另一個貨櫃，以致貨櫃倒塌而造成的意外。

"換言之，我們仍然未有具體的貨櫃限制高度，但今次《條例草案》就是關注到貨櫃的堆碼能力較弱的堆放問題，這正好給予政府機會，可以全面檢視在香港範圍內以任何形式及地點上堆放貨櫃的安全問題。現時只有規劃署有就露天貨櫃場內的貨櫃堆放規劃加入一些附加條件才能限制貨櫃場不能夠堆放超過8個貨櫃，但8個貨櫃比起過往發生意外的貨櫃堆疊的6個貨櫃還要高，即簡單來說，風險至今未除。所以，並非如局長所言，《條例草案》對於貨櫃安全的政策、規管和執行的影響不大，因為政府只是把着眼點放在船上貨櫃堆放的問題，而忽略了貨櫃安全堆放的問題。

還有一點，代理主席，曾經有本地貨櫃商人表示，貨櫃碼頭運作安全會吸引更多女性入行，而按立法會就今次《條例草案》的文件所顯示，今次修例與性別無關，但我認為非也，因為貨櫃碼頭安全以至貨櫃運輸安全均會影響女性加入貨櫃運輸行業的意欲。正如我剛才提到，今次修例不足以處理現時貨櫃安全的問題，只是依隨《公約》作相應更新，因此今次修例把性別議題排除在外，而非與性別議題無關。

我提醒各位議員，立法會主席早前已作出裁決，將於上午11時左右結束二讀辯論。現在仍有數位議員輪候發言。請大家發言盡量精簡，讓更多議員有機會發言。

為了貨櫃安全，《條例草案》要求設立一個新的測試程序，以及在牌照上加上新標記，希望擺放貨櫃的時候能夠增加安全度，讓工作人員容易識別而加以小心處理。

不過，這裏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實在令人覺得奇怪。很多同事剛才要求政府作出交代和解釋，我覺得一定要這樣做。政府經常說香港要與國際接縫，怎樣接縫呢？

這是政府必須檢討的。

我想問政府有沒有內部機制監管這些情況？如沒有，以致經常做成滯後的情況，對香港整體發展有甚麼好處呢？

政府是否應該對過去發生意外承擔責任呢？

如果政府說增加標記便能提升安全程度，我會更感擔心，因為大家也知道這些標記只是方便識別，不等於一定可以解決安全問題。

勞工界已爭取多年，要求訂定標準工時，但政府一拖再拖，由上屆拖到今屆仍未解決，成立委員會後又無疾而終。我認為政府與其希望透過訂立標記提升安全程度，不如真真正正地考慮如何面對和回應勞工界一直以來最核心的要求。

大家看到現時物流業並不理想，市場正不斷萎縮，即使我們今天能夠符合有關的國際公約的規定，又是否可以解決得到問題呢？

在2011年，香港在高峰期有2,400多萬個標準貨櫃；及至2019年，竟然大跌至1,800萬個，差不多少了600萬個，即是說香港的貨櫃吞吐量跌幅差不多有兩成半。今年中美貿易關係出現很多問題，對中國出口貨物一定大有影響，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做？我認為政府不可坐以待斃，甚麼數據都不看，只懂說現在已做了工夫，並已跟隨國際公約的要求，這樣是否便能解決現時經濟萎縮的問題呢？我相信大家也知道，這只是癡人說夢話，做少許工作是絕對不能解決以上問題的。

政府應拿出更多誠意處理這兩大問題，特別是我們作為勞工界，最關心的當然是工友的安全，希望政府別以為已經做好了自己的工作，推出安全標記便以為這樣就解決了問題。最重要的是——我要再重複指出——政府應該與業界工友及工會代表多多溝通，多些聽取他們的意見，看看怎樣解決目前的安全問題，特別是應該盡快訂定標準工時，減輕工友對工作的勞累，從而減少意外發生。

代理主席，《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基本上是要實施一些技術性修訂，剛才很多議員已有提及。

這項有關貨櫃運作的條例只涵蓋海運的處理。

眾所周知，這些國際公約對於保障不同的政策有很大影響，亦因此我們很擔心會開了極壞的先例，便是一項原本於10年前在《公約》會議中已簽署、有關貨櫃安全的決議，我們要到這個時間才處理。

雖然根據《條例草案》需要標示這些貨櫃，但實際上，由於很多貨櫃在貨櫃場或在船上得不到足夠的保養，令這些標記形同虛設。第二，是關於獲批准打開或卸下一扇門營運的貨櫃的測試程序及規格。

正如我剛才所說，對於這些詞彙和單位，我會留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討論，我現在主要集中討論今次《公約》決議的要求，以及我們要如何恪守這些要求。《公約》第五條清楚說明，根據《公約》的條款，在某一締約國授權下的批准，均應被其他締約國在《公約》所包括的範圍內接受。同時也應被認為與他們自己作出的批准同樣有效。

今次政府拖延了8至10年才在立法會通過這些要求，正正違反了《公約》第五條，即"接受批准"這部分。這裏清楚指出，締約國家或地區不能夠妨礙這些國際協定的條款。這真的很可笑，原本應該早於2012年1月已經在不同地區執行的國際協定，香港卻拖延了8年，如有任何意外或人命損失，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要就上水或流浮山意外造成的損失進行索償，我相信索償人應該視特區政府為公訴對象之一，因為政府未能恪守《公約》第五條。《公約》第六條亦清楚說明，這些集裝箱應在締約國領土內受該締約國正式授權的官員管理。這種管理僅限於證實集裝箱上裝有按《公約》要求的安全合格牌照，除非有重要證明該集裝箱的現狀對安全有明顯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執行管理工作的官員所採取的必要行動，也僅限於保證集裝箱在繼續投入營運之前恢復到安全狀態。

大家試想想，這麼多年來有多少個貨櫃是基於政府未能根據《公約》盡快訂定所需的法律和安全標準，而導致工人在處理貨櫃時處於不安全的境況，甚至可能發生意外？《公約》第六條寫得很清楚，當集裝箱由於某種缺陷似乎危及安全，而這項缺陷在該集裝箱獲得批准時可能已存在，應由發現這種缺陷的締約國通知負責批准該集裝箱的主管機關。

政府在這方面敷衍塞責，亦對不起由2012年1月至今，在香港處理數以百萬計貨櫃的工人。

大家可能聽過，處理貨櫃的工人需要坐上俗稱的"怪獸架"長達8小時，難聽點說，他們的大小二便，甚至進食，均要在"怪獸架"上進行，難道這是人道對待嗎？難道政府認為這是合理的做法嗎？這樣可以保障工業安全和職業健康嗎？

這些要求正正顯示、反映政府官員的敷衍塞責。

我不是表達意見，我要留下紀錄。

許智峯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由於立法會主席已作出裁決......邵家臻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首先我很感謝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讓《條例草案》可以在今天恢復二讀辯論。我亦感謝剛才所有發言的議員對《條例草案》的關注和意見。《條例草案》於2019年10月提交立法會首讀及二讀。

為此，《條例草案》建議更新的規定包括加入堆碼能力有限的貨櫃所須符合的規格、訂立貨櫃安全測試的程序及規格，以及規定貨櫃"安全合格牌照"上須採用劃一計量詞彙。透過《條例草案》在本港實施的《公約》要求純屬技術性質。由於《公約》適用於世界各地不同的港口，行駛國際航線的遠洋貨櫃船業界已充分得悉最新的相關要求，並支持《條例草案》中的修訂建議。剛才亦有議員就《條例草案》提出意見和觀察，我的綜合回應如下：有議員提及貨櫃安全，《公約》規定用於國際運輸的貨櫃須經由締約國的行政機關或代表該行政機關的認可機構根據安全要求進行審批。如果貨櫃符合《公約》訂明的結構安全規定和測試標準，行政機關或其獲授權人會批准生產商在貨櫃裝上"安全合格牌照"。該牌照表明貨櫃已通過某一締約國的審批，其他締約國應予承認。"安全合格牌照"旨在方便處理貨櫃的搬運、堆放或運輸程序的各相關單位，例如貨櫃擁有人、船公司、各地監管機構等，都能即時知悉該貨櫃的安全和技術詳情。《條例草案》規定所有已獲發有效批准的貨櫃上須固定裝上"安全合格牌照"。"安全合格牌照"需按照修訂《條例》附表2的規定標示指定的資訊，例如其批准證明、製造月份和年份、最大營運總質量及最大允許載荷等技術資訊。有議員提及《條例草案》多處採用"直接提述方式"。《公約》和《條例》均旨在訂立測試和檢查貨櫃的劃一標準，並訂明貨櫃的保養、檢驗和管制程序等，純屬技術性質要求，而所載的要求和規定均清晰和具體，全球適用，以及只關乎業界、認可人士等特定的持份者。因此，採用"直接提述方式"於技術要求是合適的，亦可以使有關國際協議條文更及時和準確地在本地法例中反映。有議員亦提及是次納入本地法例的《公約》修訂已於2012年及2014年在全球生效，本地的法例修訂工作出現滯後。是次建議納入本地法例的《公約》修訂內容主要為技術規定和條文，包括為確保貨櫃本身結構穩固，以及在其堆放、裝卸和運輸過程中安全的檢驗程序和測試指引等，並且需要對本地主體法例的釋義部分作出修訂，我們需要檢視如何適當而有效地把詳細的技術性規定納入本地法例中。香港在可行的情況下已盡量透過行政措施履行《公約》的相關的規定，並透過各種渠道通知各持份者，如船舶經營人等作溝通。再者，由於《公約》已經在全球生效，並適用於所有締約國，即用於國際運輸的貨櫃在進出香港時理應已遵從《公約》的最新規定。香港現時並沒有貨櫃建造和維修行業，是次修訂有關貨櫃的檢驗程序和測試指引等對貨櫃在本港的運作和安全無甚影響。有議員提及在立法工作前，香港如何履行《公約》的義務。如剛才所及，特區政府會採用行政措施。國際海事組織及國際勞工組織等國際組織已知悉香港暫時採用行政措施實施部分《公約》的要求。我們明白這情況未如理想，故運輸及房屋局、海事處和律政司均盡力加快修訂法例的工作，將《公約》的要求納入本地法例。有議員提及政府在落實這些《公約》的最新要求及規定對業界的影響。在落實《公約》的最新要求前，政府已分別就有關《公約》的修訂或規定諮詢海事處相關的諮詢委員會，各委員會的成員均支持建議。有議員提及在《條例》下海事處確保貨櫃安全的角色。海事處處長現時按照《條例》授權4間船級社作獲授權人，根據《條例》第5條、第6條和《公約》《附則II》中的相關規定檢驗、測試和批准貨櫃；而海事處則負責監察整體合規情況，包括抽樣檢查進入香港港口船上的貨櫃，例如檢視其"安全合格牌照"上所載的資料是否齊全和正確等。任何貨櫃如被發現沒有有效"安全合格牌照"或牌照不完整，或展示已逾期的檢驗日期或結構不安全，海事處可通知貨櫃的擁有人、承租人或受託保管人，並禁止該貨櫃的使用或扣留該貨櫃。海事處現時的巡查行動包括《條例》下所有海事法例的要求，確保貨櫃安全。主席，落實《條例草案》的建議，將有助保證貨櫃的裝卸、堆放和運輸安全，以及確保貨櫃結構和規格合乎《公約》的最新要求，進一步保障海運的運輸安全。我懇請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第1至12條。

先由第1條說起，此條文很簡單，只是列出條例的簡稱及就生效日期訂定條文。基本上，每項法案均有訂定類似條文，現時討論的規定是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開始實施。

但是，我不是要藉此機會責罵政府，而是要指出背後是否出現了系統性的失誤。因為根據我的觀察，這未必是局方的工作趕不上，我懷疑是律政司國際法律科的國際法律專員和副國際法律專員需要就此承擔責任。就國際法律科的職責，已有明確規定是要制定法例，以便香港實施國際協議，包括海事協議。

我不是機械工程師或貨櫃專家，但作為具有法律訓練背景的議員，我會如何看待這條文呢？

簡單而言是把貨櫃吊起，在沒有加速的情況下舉吊，支撐5分鐘後降低至地面便可以。當中亦仔細列出了一些規格，包括用甚麼方法舉吊，也用上了一些比較專有的名詞如從夾角接頭舉吊或藉任何其他附加方法舉吊。

《基本法》訂明我們的法定語文是中文和英文，我可以當作當局已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因英文也是法定語文，但《法定語文條例》第4條清楚訂明須以兩種法定語文制定條例。當中第1款指明，"所有條例均須以兩種法定語文制定及頒布"，但也有例外，例如某一條例修訂另一條例，而該另一條例本身只有英文本，且未有根據該條例第4B1條頒布中文真確本，便可獲得豁免。我姑且接納當局未有違反《基本法》第九條，但《法定語文條例》要求本地法律必須具備中文和英文本，是次做法是否已違反此項規定？

關於直接提述方式，過往並沒有太多先例，我辦事處的職員亦只找到一個，就是早年的《商船條例》。我更加需要指出，香港是國際城市，在立法會很多場合如工商事務委員會，均有討論發展貿易單一窗口的事宜，當中也涉及很多國際條例和公約，例如我非常關注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而其中又牽涉很多須按照相關公約申請許可證及准許證的情況。

我記得在發展貿易單一窗口方面正是如此，而那眾多部門的法律草擬人員或使用單一窗口的人員，是否真的能找到經修改的國際公約條文，進而使用適當表格提出單一窗口申請呢？這種直接提述方式看似是法律工具、法律概念，但實際上卻會對很多發展及貿易規定的條文造成影響，令從業員或業界的法律人員、工程師、商家遇到問題。

《條例草案》第10條是修訂現時《運貨貨櫃條例》的第271條，訂明："為全面或局部實施以下國際協議而訂立規例︰國際海事組織通過的、關於運貨貨櫃安全的國際協議，而凡不時有對該協議作出任何修改或修訂，而該等修改或修訂適用於香港，則以該協議經該等修改或修訂的版本為準。

如果是局部實施時，這樣又會與局長剛才說的話相衝突，那麼局部實施會否違反協議的內容呢？

但是，按照局長剛才的邏輯，這項修訂的內容本身就會出現一種不確定性因素。我想指出的第二點是，《條例草案》第7條提出，在展示安全合格牌照的規定上，"如該貨櫃於2014年7月1日之前完成建造而又未曾經過結構性的改裝"，便可以根據今次《條例草案》生效前的附表2的規定來展示牌照，而無需根據新法例附表2的規定，例如《條例草案》附表2第21b條訂明，"推拉值少於150千牛頓"的貨櫃的牌照須有額外標記等規定。我的問題是，政府當局就這項條文以2014年7月1日作為劃線的基礎在哪呢？

那麼為何政府在修訂條例過程中卻可以自把自為加入豁免條款，讓在2014年7月1日前建造的貨櫃不用受若干約束呢？這是令我們感到很奇怪的一種處理方法，而且這亦與執行有關。

如果我們希望讓所有應用者查閱法律時能夠容易和清晰理解的話，便應該將清楚的用字放在法律內容中，而不是要人翻尋很多不同的附註、引證，還要搜尋究竟Annex II有甚麼內容後，才能進一步理解有關條文。現在這樣對整套法例沒有任何好處，特別令從業人員更難以適應。我想指出的另一點是，政府在這次修訂中沒有提供Annex II的中文版，但事實上，澳門已在2014年提供中文版，這個版本除了最後一節提到單門營運的部分，那是《條例草案》新增的一段外，其他部分真的正是如我剛才所說般，只是統一度量衡用詞和單位而已。

正正因為這個原因，固然令受法律約束的使用者有運作上的困難，而當局根據這項法例在執法上也有具體的難度。

最後，我想指出的是在執法方面，政府十分強調海事處現在若要執法，便須在船上運用權力。然而眾所周知，不論貨櫃放在哪一個位置，也會衍生安全問題。既然如此，那便不單是船上的情況，即使在陸地上例如貨櫃堆場，同樣會衍生安全問題。

第一，它採用直接提述的方式，這種做法......根據剛才許智峯議員和胡志偉議員的發言，我只作少許補充。

我覺得這修訂方式的不足之處，令公眾日後很難了解檢驗貨櫃的要求之餘，更剝奪了本會行使某些職能的機會。

我不是瞧不起澳門，事實上，根據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澳門做得比香港好，正正......

主席，我真的無法同意你的說法。

就着修訂現行《運貨貨櫃條例》第271條，第10條寫道："為全面或局部"——這是重點——"為全面或局部實施以下國際協議而訂立規例：國際海事組織通過的、關於運貨貨櫃安全的國際協議，而凡不時有對該協議作出任何修改或修訂，而該等修改或修訂適用於香港，則以"——主席，這是重點——"則以該協議經該等修改或修訂的版本為準。我想說的是，原本的第271條說得很清楚："局長可為施行本條例和實施適用於香港的公約的任何條文而訂立規例。

我們賦予處長絕對權力可不清晰地......法例亦沒有詳細地界定所謂"全面或局部實施"的準則，而很少......

局長指附則的內容等同於《公約》，亦等同於我們的必然責任，這樣的話，那便"全面或局部實施"這句便不應存在，《公約》條文選擇性適用於香港的問題亦不應存在。

在上述程序中，有5名議員合共要求6次點算法定人數，消耗超過1小時15分鐘，而我和代理主席亦曾指出有議員發言離題。

立法會會議時間有限，全體委員會不應重複討論法案的原則，亦不應重提在二讀辯論已提出的論點。若委員能聚焦發言，全體委員會應可在合理時間內完成審議。作為主席，我有責任確保會議有秩序、公平及正當地進行，並在尊重議員權利與立法會有效運作之間，取得適當平衡。考慮到所有相關因素，並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賦予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的權力，我現在決定，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進行至下午2時30分左右便結束，之後會將整體條文納入《條例草案》的議題付諸表決。請委員發言時盡量精簡，讓更多委員可以發言。若我認為委員發言離題或不斷重複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我會終止該委員發言。

如果貨櫃是在葵涌的貨櫃場內，如何巡查呢？如果貨櫃在新界某些地方堆疊，是否與海事處無關？

代理主席，本會今天處理《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國際集裝箱安全公約》已更新的貨櫃安全標準，作出技術性修訂。

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出於《條例草案》尤其是第10、11及12條——我們最關注的條文。第10條建議修訂《運貨貨櫃條例》第27條，以訂明根據《條例》訂立的規例可直接提述不時更改或修訂的國際協議。

因此，政府便透過《條例草案》特別是第10條，建議廢除部分原有條文，以便日後以直接提述的方式，將《公約》的要求納入《條例》。此外，政府亦提出多項修訂，建議廢除現有《條例》的附表，並代以《公約》的《附則II》。市民或許不明白我們為何要反對有關貨櫃安全的技術性修訂，甚或質疑反對派是否凡事皆要反對。我希望述明我們反對的理由，特別是為何民主黨不贊成把修訂法例的權力轉移予海事處處長。擬議納入《條例草案》的第10至12條建議廢除《條例》的附表，賦權處長為實施適用於香港的《公約》的任何修訂——是將來的任何修訂——而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直接修訂《條例》的附表。

如果涉及技術性改動，為何政府不把該等技術性改動——國際公約不時作出的改動——從主體法例中抽出來，以附表形式處理呢？使用"附則"一詞代替"附表"也沒有問題。日後如果有需要更新......

除食水安全外，還有食物安全。

擬議安排有違《基本法》，因為侵犯了立法會議員審議和修訂法案的權力。

這就是問題所在。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雙語立法準則下，政府所提交的《附則II》竟然不備有中文譯本。

我們沒有機會討論。雖然我十分歡迎當局修訂《條例》，以期落實過去滯後的技術性修訂，但我亦非常不滿意政府的做法，因為會剝奪立法會議員修訂和審議法例的權力，削弱立法權而讓行政機關的權力坐大。香港應秉承充分的三權分立，互相監察制衡，但現時立法權已轉移......

代理主席，我不戴口罩發言會比較方便，而且想向公眾解釋，我不佩戴口罩是因為我方圓兩丈也沒有人，應該是安全的。

《條例草案》第1條列出簡稱，並就生效日期訂定條文，而《條例草案》第3條修訂《運貨貨櫃條例》第2條，廢除一些定義，並加入《條例》中使用的一些定義，以反映《公約》所用的最新用詞。這些條文我覺得問題也不大。此外，《條例草案》第4條的修訂，是作出一些文本修訂，當中牽涉以對"質量"的提述，取代對"重量"的提述，以跟從《公約》的更改，這種做法是要與國際單位制一致。

同事較早時提出為何要用2014年7月1日作界線，而我反而不太認為要就日期有所爭議，我明白背後的邏輯，因為《公約》的其中一項決議是在2013年作出，並在2014年生效的，所以在法理邏輯上，我們便跟隨《公約》的生效日期，將這個豁免期訂於2014年7月1日之前。不過，我就這項條文也有其他質疑，我稍後會再作詳細解釋。

之前同事亦有提出，他們對於這種直接提述方式感到有點擔心，因為這樣可能會令立法會喪失修訂的機會。我對此本身不太關注，我覺得在邏輯上，既然我們已認同一些國際協議的字眼，那麼納入為本地法例或附屬法例的時候，其實越貼近國際協議便越好，無論是字眼上或行文上。不過，的確，直接提述方式也要有些靈活度，不能夠完全照抄，因為有時候適用於本地的法例，的確有需要修訂一些字眼。所以，我覺得要就這一點表示關注。目前《條例》附表1列明貨櫃結構安全和測試的規定，因應這個附表的廢除，《條例草案》第5、6、8和9條分別修訂《條例》第5、6、10A和14條，以直接提述《公約》《附則II》，這個同樣涉及使用直接提述方式，所以我不再重複我的關注。《條例草案》第12條以新訂附表2，取代《條例》現有附表2，就安全合格牌照的標記和固定裝設的最新規定，包括就堆碼和推拉能力有限的貨櫃的牌照的額外標記規定訂立條文。

《規例》第3A條，是有關總重量需要用一些方式去驗證，而《規例》本身用的是"重量"，它亦用一個總重量的概念來描述這些貨櫃用甚麼形式驗證。但是，《條例草案》正正是要將"質量"取代"重量"，這裏牽涉第369AV章中有關貨櫃的裝載及安全合格牌照顯示的最大總重量，在字眼上是有衝突。

如果不弄清楚這些概念、不分清楚做法，而法律上又缺乏一致性時，我擔心將來會出現很多爭拗。

如果不會，我擔心這個矛盾會繼續存在，以致當局在執法時會出現困難。這是我暫時就《條例草案》第4條的修訂表達的關注。《條例草案》第7條的修訂有關豁免日期，我認為這裏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果在2014年7月1日前完成建造的貨櫃可獲豁免，究竟豁免了多少貨櫃呢？我不知道政府當局有否做過研究或統計。有關過去一年香港的貨櫃吞吐量，以2019年為例，我們有1,830萬個標準貨櫃的吞吐量。當然，現時已經大幅下跌，2014年我們有2,000多萬個。而在這1,830萬個貨櫃中，有多少是2014年7月1日前建造的呢？《公約》的決議生效大概已有6年以上時間，很多貨櫃因為其他國家已經立法並很快生效，以致這些貨櫃來到香港時，它們的安全合格牌照的標記已經轉變了位置。我們的操作人員處理這些貨櫃時，已經開始習慣因應新的位置，看看如何操作這些貨櫃。因為我們知道，當貨櫃有清楚的標記時，處理貨櫃的方式會有所不同。我不知道副局長或相關官員在修訂法例時，尤其是提供豁免方面，有否問過貨櫃碼頭的操作人員？

本環節的辯論時間結束。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

正如我在動議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的發言時指出，《條例草案》旨在將國際海事組織《國際集裝箱安全公約》中有關貨櫃的裝卸、堆放和運輸安全，以及對貨櫃結構和規格的最新要求納入《運貨貨櫃條例》，令這些要求得以在本港實施。《條例草案》第七條中的豁免安排是按照《公約》的要求，所以這項法案純屬技術性質。採用"直接提述方式"施行國際協議條文旨在本地法例中直接提述有關國際協議條文，使該等條文適用於當地。由於很多海事相關的國際協議均屬技術性質，而所載要求均清晰和具體，並廣泛適用於全球的締約方，以及只關乎某特定群體人士。因此，在實施海事相關國際要求時，頗多本地法例採用"直接提述方式"。我強調，"直接提述方式"並沒有削弱立法會權力或繞過立法會。落實《條例草案》的建議，將有助保證貨櫃的裝卸、堆放和運輸安全，以及確保貨櫃結構和規格符合《公約》的最新要求，進一步保障海運的運輸安全。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贊成的請舉手。

主席，我動議《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作為主權政府，特區政府不應輕易採用這種立法方式，令議員或政府官員在制定法例過程中不能互動，這是第一點。

大家也明白，有關工作由海事處或運房局負責，我們不會責怪他們，因為海事處負責監察海上安全，看看船隻出入有否問題，運房局則應負責審視香港的貨櫃發展......政府經常說香港是貨運或航運中心，但政府很多時候着重租船、買賣等服務業，而不是貨櫃安全，這令我感到失望。政府"發大財"或容許商家在航運中心"發大財"並無問題，但最低限度要密切關注從事貨櫃處理作業人員的安危。

明白、知道，主席，我不再重複，我返回這項議題。

航運交通界的易志明議員不會反對我們加入中文，現在是甚麼年代？我覺得做所有事情都要公道，我們能否找到方法令涉及或關心這條約和政策的持份者有機會參與？

當局以為這些只是技術性修訂，但我認為不是，每個地區或地方有自己的局限性。舉例來說，香港處理空貨櫃的做法與全世界不同......

但是，法案的制定關乎每一個程序是否公義。

我反對《條例草案》三讀，希望日後運房局及其他政策局都緊記這次我們討論過的一些原則性問題。我謹此陳辭，反對三讀。
現時有多位議員輪候在三讀辯論發言，我會在下午5時請局長發言，然後將三讀議案付諸表決。

我現在會盡量集中就三讀辯論的範圍發言，但有時難免會談及條文內容，因為早前未有機會表達。

主席，世界其他地方履行了《公約》的責任，但香港作為航運中心，居然拖延10年，而局方至今尚未給予合理解釋，我認為這很不負責任。

很多同事批評，既然政府要實施《公約》的規定，便應該製備中文本。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市民及從業員普遍看得懂中文，英文程度則因人而異。

據我理解，這包括船隻航行途中、下船後運送到貨櫃碼頭、由貨櫃碼頭運送到貨櫃車、貨櫃車行駛途中，以及貨櫃車前往新界的貨櫃場。新界貨櫃場的吊機把貨櫃吊來吊去，這也屬於運輸途中，是嗎？我相信，香港貨櫃運輸業的從業員當中，超過九成人懂中文。至於當中有多少人懂英文，並看得懂國際公約，我抱有很大疑問，我相信即使有，也只佔相當少數。

局長剛才發言那麼久，我並未聽到他對此作出全面合理的解釋。

主席，我謹此陳辭。
《議事規則》第631條就三讀程序所訂的規定是，"就該議案進行的辯論，須限於法案的內容"。

我認為你這個演繹太過狹窄，有需要的話，你可以參閱相關條文，並與立法會秘書處商討，不要胡亂修正。

主席，現在進行《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的三讀。

《條例草案》保障貨櫃物流安全、保障工人安全。

剛才有議員提過，《條例草案》相關的決議在2010年、2013年已獲通過，但"林鄭"政府到2019年才提出相關修訂。政府總是慢半拍，"派錢"慢半拍，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又慢半拍。主席，香港作為國際海事組織的附屬會員，有責任履行國際公約規定。

《公約》的名稱用了集裝箱，其實是指貨櫃。

政府表示會在密切關注工人及貨櫃安全的情況下緊貼《公約》的規定，但結果是，政府僅僅能追及新規定，例如統一貨櫃牌照上的用量單位、修訂貨櫃結構上的安全測試程序，以及對貨櫃牌照上標記的資料提出新規定等。首先，政府提出《條例草案》已慢半拍；其次，政府沒有向我們交代，如何透過修訂這類條例，既能達到貨櫃安全，又能回應條例所影響的物流業的需要。香港貿易發展局網頁的資料顯示，香港在2018年是全球第七大貨櫃港，享負盛名，香港緊隨上海、新加坡、寧波、深圳、廣州、釜山之後，成為第七大貨櫃港，為何僅居第七仍可以自吹自擂呢？在2000年左右，香港的港口吞吐量曾經是全球第一。

主席，美國總統大選跟我們也沒有甚麼關係，為何你在旁邊電腦觀看美國總統大選的實時報道呢？你的魂魄和靈魂可否先聽聽我的發言，我正在鋪陳，你不要"窒"我，你"窒"我，我便"窒"你"老人家"。

真的很勞氣，我原本每次都很平和的，主席不要"窒"我就可以了，我已做足功課。由於沒有法案委員會討論《條例草案》，於是我們不知道海事處在執行《條例草案》的更新修訂後，是否會管轄船上的貨櫃；業界亦有提出疑問：貨櫃碼頭附近的貨櫃是否由海事處管理？

我不是跟局長談政治，而是談運房局的職責——真的不好意思，責任又歸於他們，今天陳帆又不在席，當然，陳帆要上京......我聽到，主席，我只希望在此作一個小總結。

結果是，業界要自行處理，政府永遠"慢三拍"，有沒有搞錯？

如果不是有一個機會讓我們在三讀時發言，市民根本不知始末，但原來是見微知著。

香港為何會"收檔"，便是因為施政完全離地，簡直"離晒譜"。主席，我謹此陳辭。

《法定語文條例》第4B條訂明，以一種法定語文制定的現行法例文本用另一種法定語文頒布的情況。

如果是一名合理的普通市民、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當然不明白這些"P"和"R"是甚麼，但他們拿着新修訂的法例來看，發覺沒有這些定義。《條例》不曾出現"P"或"R"，他們不知道何謂"最大操作總重量"，不知道何謂"最大准許載貨重量"，又不知道何謂"皮重"。

主席，現時是《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的三讀階段，我要說的是對《條例草案》整體優劣的意見。我不會重複我在恢復二讀辯論時說過的原則或政策問題。主席，我會集中說《條例草案》的優劣。我認識蘇偉文副局長已10多年。我需要澄清，我和他以前都是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委員，彼此有很多意見交流，尤其是在運輸或貨櫃方面。

可是，我們沒有機會向政府表達這些改進的建議。

我再舉另一個例子，便是聯合國的制裁協議。由於中文是聯合國的其中一種官方語言，所以制裁協議有中文本；但若要讓這個中文本適用於香港法例，便應該有本地適應化的過程。在安全合格牌照，即附表2這部分，尤其是......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第二，同是附表2的第3條"牌照的固定裝設"訂明，安全合格牌照的裝設位置須使該牌照"a易於看得見；b毗鄰任何其他獲正式批准的、固定裝設在該貨櫃上的牌照；以及c相當不可能會易於受損壞"。當然，牌照的裝設需要穩固和易於讓人看到，但問題是，其實其他法例也會有其他要求，而當局在這方面亦做得不全面。

我想說的，是環保斗車也可以用二維碼來管制。

主席，我謹此發言。

主席，我想就三讀《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提出數項觀點，簡單闡述我反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當中牽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一直沒有提到，執法人員究竟如何執行有關規例，即如何辨認貨櫃是否合規及須如何處理。就此，我認為如《條例草案》只是將規定納入法例卻無法執行，或在執法過程存在困難時，則法例本身存在漏洞。

就這一點，政府當局只是指出海事處處長獲賦權作船上檢查，卻未有指明是否還包括其他地方堆放貨櫃的檢測和應用。

所以，我認為運輸及房屋局提出《條例草案》，希望改善貨櫃的擺放安全，並要求堆碼或推拉能力較弱的貨櫃放置於堆放貨櫃頂層的做法，其實未有處理到《條例》適用範圍可能存在的明顯局限性。

就此，運房局有否審視過有關情況？相關人員在2019年已沒有再續任這個編外職位。政府當年向立法會申請增加這個編外職位時，明顯擬訂了一系列工作內容，但修訂海事法例所積壓的工作，卻未有因新設的編外律師職位而得以有效解決。

從這個角度而言，運房局有責任做好人事管理的工作。

至於最後一點，我會簡單說說。

畢竟"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如是者，政府有責任重新考慮清楚，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需具備與時並進的海事法例。

大家不禁質疑，運房局是否適合繼續作為主事單位或政策局，處理對香港如此重要的航運事務。

主席，我發言反對《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本身沒有太大爭議性，因為純粹是要落實香港已簽署多年的《國際集裝箱安全公約》。

雖然看似是技術性修訂，但其實是兩種概念，量度的方法及單位亦有分別。

第369AV章所訂定的貨櫃安全合格牌照，與現時審議的《條例草案》所訂的安全合格牌照是一樣的。

但是，剛才我聽不到局長有正面回應我這個問題。也許是我聽漏了，我希望局長可以就着這方面認真回應。如果《條例草案》在通過成為法例後會製造一些矛盾或混亂，這樣我們便太不負責任了。

胡志偉議員剛才也提到，《條例草案》訂明在2014年7月1日之前完成建造的貨櫃不需要符合修訂法例，即是說修訂法例容許這些貨櫃繼續存在及使用，不需要跟隨現時的最新標準，但即使是最新標準亦已訂立多年。政府表示，在2014年7月1日以後，所有締約國應已受《公約》的新規定所規限，而貨櫃亦應已達到有關的標準。

《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於2014年7月1日之前完成建造的貨櫃將獲得永遠豁免，我很擔心這反而製造了危險。《條例草案》的原意是要使香港的標準與國際標準一致，從而改善香港的安全標準。主席，你想想，前線工作人員須處理的大量貨櫃中，有部分已符合最新的安全標準，但亦有部分仍未符合標準，即是標記規定並不相同。

由於有些貨櫃獲得豁免，有些貨櫃則已符合標準，有經驗的工作人員、碼頭工人或機手是否這麼容易分辨？與其給予永遠豁免，我認為較好的方法是提供寬限期。法例很多時候都會給予一個寬限期，即是在一段時間內......

明白，我是在嘗試解釋為何要反對三讀，並有數個原因。

除了提出反對外，我亦希望提出正面的方法解決問題，便是訂定日落條款，設定時限，例如給予10年時間以作過渡，讓所有貨櫃皆能符合最新標準。這樣最低限度不會出現因貨櫃在2014年7月1日前或後製造而出現不同的標記，或是標記置於不同的位置，我認為這是十分合理的想法。不過，很可惜，我暫時仍未聽到當局有任何想法，所以我才會嘗試解釋這是從立法的大方向來考慮。此外，我亦留意到一些其他問題，包括同事直接提述的問題，例如由《公約》直接搬字過紙加入附則。

直接提述可以節省工夫，但卻有可能失去提出修訂的機會。

我們明白國際規例或公約當然是以英文為主，但香港是雙語社會，再加上我們的法例都是雙語的，所以我對於為何有關的附則沒有中文本感到很奇怪。主席，整體而言，我認同香港的航運，特別有關貨櫃安全的部分應該訂有標準，而遵從《公約》更是我們的基本責任。很可惜，我們現已非常落後，在今天才追趕6年、7年甚至10年前的《公約》決議。至於實際操作方面，我很擔心在《條例草案》獲三讀通過後，海事處是否有能力跟進。

此外，我亦留意到第369AV章清楚列明量度的方法是總重量，所以一旦《條例草案》獲得通過，這種涉及總重量的驗證方式將與《條例草案》出現衝突。

最後，我希望日後不要拖那麼多年才修訂法例，必須盡快提交立法會。我們作為國際航運中心應該與時並進，不要永遠追落後。

關於這一點，剛才已有同事詳細談論，我不想重複，只會討論箇中最重要之處，即立法精神。

勞工處只會巡查作業過程是否安全，而不會檢查貨櫃是否安全。

然而，當局這次修例如此粗疏，又不尊重立法精神，我相信一定沒有進行任何諮詢和蒐集任何意見。

難怪香港在很多方面都落於人後，特別是經濟發展方面。

正是因為特區政府處事馬虎，得過且過，可以不做便不做，若非"迫到埋身"便不處理。

單憑標記，我認為不足以保障操作人員的安全，其他方面亦應相應立法。舉例來說，業界工友經常指出，長時間工作是影響作業安全的原因之一。

很可惜，當局完全沒有誠意，並未認真思考如何為此提供良好配套。

辯論環節結束。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代理主席宣布有54人出席，36人贊成，17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9年運貨貨櫃條例草案》。
各位議員，立法會主席早前已作出通知，是次會議將於大約晚上7時休會。

議員就附屬法例提出的議案。三項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若議員今天稍後善用時間，其實很快便可完成處理這些議案。

我請張國鈞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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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審議結果，謹請議員支持議案，將該3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20年12月2日的立法會會議。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鄺俊宇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鄺俊宇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是的，代理主席，請先冷靜，今晚時間充裕，因此我在7時前當然要與大家談談香園圍邊境管制站這議題。

作為與香園圍邊境管制站啟用相關的3項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主席，我讀出秘書處的發言稿後，要繼續發言，讓各位同事察悉延展相關附屬法例審議期限的重要性，因為其中涉及《2020年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公告》。

鄺俊宇議員，議員無須在是次會議決定是否支持有關附屬法例，亦不應該詳細討論有關附屬法例。

主席，放心，我只是作出啟動，讓同事備悉，而我亦知道秘書處稍後會再作安排。我只是強調，這次審議的附屬法例中，有一項茲事體大，因為牽涉防止抵港或離港的人攜帶大量現金。

我們希望屆時能夠有一些更實質的資料，因為在上次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無論屬於甚麼政治光譜，是建制派還是民主派的同事，都提出不少問題，而官員亦給予非常適當的答覆。我只是希望稍後會有更多書面資料能呈交立法會，而我們在這個階段能就此繼續發言及辯論。主席，我謹此陳辭。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進行有關的審議工作，我謹動議將該3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20年12月2日。